主席，就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我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對食物及衞生局轄下的民生議題，以及政府應對疫情的工作，提出寶貴的意見。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在全球傳播非常迅速，累計個案數目超過300萬宗，情況更可在短時間內出現很大變化，對市民健康、民生經濟，以至整個社會造成重大影響。過去一個多月，因應國際及本地疫情發展，我們在疫情防控工作的重點是：第一，防止病毒從香港以外地方輸入；第二，防止輸入個案在社區蔓延，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及保護我們的醫療系統。我們聚焦並加大力度推展加強檢測和社交距離方面的措施，務求繼續以"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策略，圍堵2019冠狀病毒病。在醫護及前線工作人員的不辭勞苦和廣大市民的努力配合下，近日本港2019冠狀病毒病的確診個案增長速度有所緩和。在過去兩個星期，新增個案維持單位數，有5天更錄得零增長，而新增個案當中，超過九成都是輸入個案或是相關人士在病毒潛伏期有外遊紀錄，又或者是屬於輸入個案或有外遊紀錄人士的緊密接觸者。這反映各項入境管制、減少社交接觸和加強監察及檢疫的措施漸見成效。

我們會因應疫情的發展，不時檢討相關措施，以作出適當調節。接着，我會重點回應議員就財政預算案的意見。第一，在醫療衞生方面，政府在2016年提出第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並預留2,000億元的撥款。多項工程現正進行，預計整個計劃會額外提供超過6,000張病床和超過90個手術室。在今個立法年度，我們已就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下4項工程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建議，期望得到議員的支持。醫院管理局亦會積極推動第二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的規劃，預計可額外提供超過9,000張病床及其他新增的醫療設施，足以應付直至2036年的預計服務需求。醫管局亦會因應處理是次疫情的經驗，在規劃十年醫院發展計劃時，考慮增設隔離病床的需要。

為加強公立醫院應對疫情的能力，政府已從首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47億元，為醫管局提供額外資源，包括用於前線人員的人手開支、增購個人防護裝備、加強支援化驗測試、採購藥物和醫療設備，以及加強醫院支援服務等。醫管局亦已推出緊急應變特別津貼，表達對在緊急應變級別實施期間執行高風險職務的前線人員的認同。因應在疫情下調整服務的需要，醫管局已加強分流部分公立醫院病人到私家醫院接受服務，並已增加部分公私營協作計劃的服務量和擴闊此計劃的涵蓋範圍，包括放射診斷造影、血液透析及大腸鏡檢查等。醫管局亦積極聯繫私家醫院開展新的合作項目，包括初生嬰兒黃疸治療、剖腹分娩、癌症病人放射治療等服務。

至於醫護人手方面，因醫療人手嚴重不足，政府已採取多項多管齊下的方式處理相關問題，包括增加醫療培訓課程學額，提供撥款以提升和增加大學醫療培訓能力，以及支援醫管局的人手政策。

政府會繼續按人口增長比例和人口結構變動，逐步遞增給予醫管局的經常撥款。在2020-2021年度，政府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為750億元，相對2017-2018年度增加35%，以供醫管局增加人手、推行新的措施及加強現有服務。撥款亦用於以下重點挽留人手措施，包括：a優化特別退休後重聘計劃，鼓勵更多資深醫生在退休後以合約安排繼續為醫管局服務，直至65歲；b在5年內增加約200個副顧問醫生晉升至顧問醫生的機會；及c為已考獲專科資格的註冊護士提供額外津貼。推動基層醫療健康亦是重要一環。政府會善用撥款，繼續全力在地區推動基層醫療服務，並以地區為本、公私合營及醫社合作為原則，加快把地區康健中心服務及相關的"地區康健站"計劃推展至全港18區，務求提升市民自我管理健康的能力，以及為長期病患者提供社區支援。現時，政府向每名65歲或以上的合資格香港長者提供每年2,000元的長者醫療券，資助他們按自己健康需要使用私營基層醫療服務。

對於疫情為經濟帶來的衝擊，政府早前已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措施，加上財政預算案紓困措施，所涉及的開支總額為2,875億元，以撐企業、保就業及紓解民困。在飲食業界方面，政府在首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下已設立食物業界別資助計劃，為合資格食物業持牌人提供財政資助。截至昨天，已有超過27,000名持牌人受惠，資助總額約為35億6,000萬元。因應食肆受到社交距離措施影響，政府隨即於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推出餐飲處所資助計劃，包括向合資格食肆提供25萬元至220萬元不等的資助，向須完全關閉的合資格餐飲處所提供額外5萬元的資助，以及向公眾街市內的熟食/小食攤檔的承租人提供5萬元資助，以協助業界渡過難關。合資格的食肆可在5月初開始遞交申請，食物環境衞生署會盡快發放資助。除防疫抗疫基金的資助外，政府較早前亦宣布了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豁免食物業處所牌照及暫准牌照新申請或續期的費用。政府會繼續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聆聽他們的關注。至於漁農業方面，政府在首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為活海魚批銷商及聘有內地漁工的漁船和收魚艇提供8萬元或20萬元的資助。截至昨天，已有超過1,000名批銷商和船東受惠，資助總額約為1億6,000萬元。第二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亦將會向本地漁農生產者提供1萬元的資助，以及為"漁業發展貸款基金"的借款人提供為期一年的免息延期還款安排，合資格人士現已可以開始遞交申請。政府亦會繼續推動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例如透過兩個持續發展基金支援業界。就議員關心的農業園，如果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出撥款，我們將盡快開展第一期的工程。此外，為打擊非法捕魚，漁農自然護理署會繼續與警方及內地機關進行聯合行動。為提高執法成效，漁護署並計劃在行動中應用科技，例如利用實時衞星資料，以助識別漁船。自新型冠狀病毒病疫情開始以來，政府一直緊貼疫情的發展，以果斷及合適的措施作全面應對。我們明白各項減少社交接觸和檢疫的措施可能為市民帶來不便，影響部分行業的運作。在過去一段日子，我感謝市民的配合及克制，這有助防止疫情在社區蔓延。最後，我特別感謝醫護人員，以及各部門的公務員團隊、衞生署同事、民安隊、醫療輔助隊和義工隊在這場抗疫戰中群策群力。我們期望疫情過後，香港重新出發。

保安局局長，請繼續發言。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根據《議事規則》第68條，全體委員會會先審議附表，然後審議條文。議員已獲通知，今年審議《條例草案》的時間編配大致與去年相若。全體委員會將會分3個環節處理《條例草案》的有關程序，詳情載於講稿附錄1。在第1個環節，會先合併辯論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辯論結束後，會隨即表決將有關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之後全體委員會會進入第2個環節，就所有修正案及相關總目進行合併辯論，然後逐一表決修正案及處理納入議案。之後全體委員會會進入第3個環節，辯論第1及2條納入《條例草案》。委員可在此環節說明是否整體支持《條例草案》。辯論結束後，會逐一表決有關議題，直至完成三讀。本會會在5月14日，完成《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我在此呼籲議員要善用議會時間，審議《條例草案》。現在進入第1個環節。

總目23至28、30、31、33、37、39、42、44、48、55、59、62、70、78、80、94、100、106、114、116、118、120、121、136、140、155、160、162、166、168、169、170、173、174、184、190及194。
在這個環節，全體委員會會先就秘書剛讀出沒有修正案的42個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之後會一併表決該些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委員已獲通知，這個環節會進行約7小時。

主席，這個環節是就42個沒有修正案的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

我首先會就"總目160─香港電台"發言。

港台在這段日子裏，尤其是在新聞製作方面，確實能發揮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堅守專業操守，走在最前線報道真相，真的無畏無懼。他們沒有經濟及市場壓力，即使其大老闆政府在多方面對他們看不順眼，他們亦無畏無懼，繼續勇往直前。

過往，港台只是播放電台節目的電台，只有電視部製作的節目會在免費電視台上播放。

我希望藉此讓港台的同工朋友明白，很多香港市民皆支持和關心他們。

他們的加班時數是5,492小時。

我要多謝港台的朋友。至於受傷人數方面，有20名前線人員受傷，大部分均是被警察或親政府人士襲擊而受傷。他們長期加班，不少器材受損，更要面對警察的無理指嚇和侮辱，指他們為"黑記"，更不時推撞他們，在採訪期間受到襲擊。港台英文台有記者當天在北角——我自己亦身在附近——被"福建幫"毆打，其後報警。

因此，我要再次向他們敬業樂業的精神致敬。我們過去批評特區政府想"陰乾"港台。

"事實上，在香港眾多政府部門中，港台是支持度和公信力最高的部門。特區政府理應珍惜，並思考如何提升港台的節目質素和服務。要一如他們所說般修補撕裂和團結社會，一個有公信力的電台的確可以進行很多工作。他們不應透過各方面的力量打壓港台，以為這樣便能夠達到政府的目的。港台過去一年的表現獲得世界認同，在紐約電視節中，港台有多個節目取得優異獎，當中的"鏗鏘集：721元朗黑夜"，港台覓得珍貴的閉路電視片段，揭露警車即使多次巡經手持棍棒聚集的白衣人也沒有採取行動，令社會譁然，因此獲得公眾的掌聲。過去多個月來，港台獲得的支持遠高於投訴，節目收視率亦大幅提升。談到收視率，有建制派議員批評港台節目收視率低。

如是者，警察現時不斷針對港台，更有人控告梁家榮處長。不過，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政府"陰乾"或打壓港台，以致港台變成言聽計從的電視台，變成香港央視，這對社會而言是利多於弊，還是會加劇社會撕裂呢？如果政府廢掉港台的"武功"，廢掉這間具公信力的電台的"武功"，那麼市民便只能透過其他網絡媒體接收時事資訊，以致有更多市民相信假消息。最低限度，大家對港台新聞報道的信任度非常高，因此香港政府應正視港台揭露真相的能力，不能削減其資源，反而應該增加預算開支，讓港台能夠製作更多偵查報道，監督各政府部門的運作，並按照港台的報道，查找政府部門的不足，這樣才能發揮鞭策政府的作用，從而重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心。過去，我們在商營傳媒機構工作的人皆十分羨慕港台，或認為港台的製作較為奢侈，因為他們可以花上一年時間追蹤一個人，以製作一個1小時的專訪節目。就這方面，商營電視台真的難以仿效。

我認為不應削減而應增加港台開支預算的另一個原因，是港台即使資源有限，亦採購了大量優質的節目。我們不單應該給予港台資源採購更多優質節目，更應讓他們製作及出口優質節目。

首先，何謂公平？今年的社會福利援助金按年調整3.6%，"生果金"增加了多少？長者生活津貼增加了多少？

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增加了多少？130元，只有"嚿幾水"。大家猜猜，傷殘人士交通補助又增加了多少？

庫房的錢，是香港市民辛勤工作所積累的成果，卻被"林鄭"政府亂用、偏袒權貴及財團。可憐基層市民，貧病交加，沒有錢求醫，萬多元一劑的標靶藥，他們負擔得起嗎？

可是，普羅市民——我說的是那些蝸居戶、"劏房戶"及正在輪候公共房屋的貧苦大眾——卻是上雨旁風，缺食無衣。倘若"林鄭"政府真的有顧及這些窮人的話，他們便不會如此生氣和抱怨了。主席，不是我亂說，而是有根有據的：據貧窮報告顯示，在政府政策介入後，香港仍有超過100萬名窮人。

作為政府，理應善用預算案這個工具做好財富再分配的工作，但我們的政府卻向權貴傾斜，偏袒財閥，導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可憐我們的老百姓只能看着庫房輕歎。

況且，還要面對"林鄭"政府的無限打壓，但香港電台作為香港人的電台，能堅守報道事實真相的風骨，實在值得我們尊敬。我想向每一位用心的記者說：假如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假如香港沒有編輯自主，假如香港沒有傳媒監督的第四權，香港便早已淪陷了！

我要跟每一位記者說：這是香港人的公道。

這本是一個行之有效、負責監督警方行為的機構，但卻遲遲看不到它發揮了甚麼作用。

打開電視，便看到林鄭月娥、李家超和鄭若驊那些囂張跋扈的嘴臉，面目可憎。

主席，疫情將會影響香港未來的經濟情況，眼見貧苦大眾和普羅市民現時的境況，實在令人十分心酸。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林鄭月娥真有把市民的憂苦放在自己心上，並視之為一己的憂苦嗎？

在這個部分，我希望就着"總目155―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反映一些意見。剛好在不久之前，我的辦公室同事告訴我，又有一群學生想訪問我關於香港的創新科技政策的現況和利弊等。

或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何搞了那麼長的時間，政府投放了那麼多資源，要有政策局便有政策局，但仍然受到那麼多的批評或仍然未足夠，究竟問題出在哪裏呢？當然，我有我的看法，稍後可能稍為說說。現在碰巧在財政預算案推出後，創新及科技局又換了新局長，我當然希望他有較創新的思維和想法來處理這個問題，因我不希望當他離任時大家仍在提出相關問題，甚至很大程度上連答案也一樣。

不過，香港似乎只側重於"派錢"、成立基金，然後便是搞基建，興建完科學園便興建數碼港，然後擴建又擴建，前局長離任時也說覺得自己有很好的貢獻，便是搞河套科技園，深港合作。但是，問題是現在不知何時才有人能遷進去河套——即使你不嫌那裏遠，即使認為深港合作是一個方向，但也不知要等到何時。

所以，我們經常說政府透過例如好像創新科技署......因為創新及科技局只有兩個部分而已，一個是創新科技署，幾乎只是"派錢"、成立基金資助，另一個便是政府內部的資訊科技政策，那個不是在這個總目內討論。但是，政府內部的應用又如何呢？政府有否應用這些科技呢？是否在政策上有創新呢？

這些一般都是欠奉或等了又等，結果同樣做不到，最後還是"派錢"。所以，成立基金讓公司申請，當然，有些地方例如很多初創公司也能受惠，但很大程度是，說得俗一點便是"養不大"。

說回現時"總目155―政府總部：創新科技署"做的項目，最近仍然收到不少投訴或意見，特別有關......

但是，問題是最近特別多——亦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公司便問為何現時的撥款申請，即是我成功申請基金，我所花的錢政府要撥回給我，為何審批那麼慢呢？

有些公司對我說，聘請數個人員，本來以往政府也要半年才撥款，試想一下，一個人的薪金數萬元，半年的薪金合共多少呢？如果聘請了兩三個人員，那數目便很大了，但政府一直拖延。有時候政府資助公司，不能說是"幫你變成害你"，但有時候真的會變成連累你，令那些公司要拿着數百萬元的現金流來抵住政府欠他們的撥款，何必呢？有些個案可能受疫情影響，政府一些部門的工作緩慢了——當然這又是另一個問題，為甚麼政府連如此基本的"在家工作"也解決不到，沒理由吧？我所認識很多科技公司，由2月過年至今沒有返回辦公室工作的同事，仍然運作如常，為何香港政府做不到呢？

第二，我最近聽到的，都是關乎這個總目：創新科技署的工作，就是在研發的定義問題。因為近期有些朋友對我說，似乎在一些文件中看到研發的定義。研發的定義很重要，因為政府很多批出的基金，創新科技基金下的不同項目，以至研究員、博士、專才庫等項目，它不是撥款給他們聘請銷售人員做市場推廣，而是這些人員需要從事科研工作，但是，有些朋友向我反映，覺得科研的定義收緊了，是否一定要做一些比較基礎的研究、生物科技，才包括在內？須知道香港過往在科技發展一向做得比較好的範圍，反而是在應用方面，即使是開發一些產品，我們經常說R&D，R&D不單是指research，還有development。

不知是甚麼原因，為何會收緊，而不是放寬，讓大家再自由地進行研發，然後將這些產品推出市場，這才是善用投資、政府的資助，以及令市場受惠，令這些公司做到生意，不單是叫他們做基礎研究，而中間的開發應用方面卻斷層？這個又是回到數年前的情況。

當然，有部分可能是因為疫情影響或各種影響拖慢了，但到現在都未破1，大約0.9多一點而已，即看到去年一些最新數字，令我很擔心，如果今天局長或署長在立法會回答我這個問題，他會這樣回答：感謝立法會，前年通過了"超級扣稅"，所以企業可以受惠，可以利用扣稅進行多些研發，問題便解決了。但是，不知大家是否知道？除了自動可以入選，即客戶找這些研發機構，例如政府研發機構及大學，這些能夠自動當選，有多少私人公司參加了這項計劃，申請成為私人認可的研發機構呢？不知其他議員同事是否知道？搞了一年多，申請的公司可以申請，但直至今天，只有4間公司，包括一間大公司及3間初創公司。

是否政府宣傳不足？

會否可能是稅局過於嚴謹，太難申請呢？

這是值得政府研究的。

對於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時間關係，我在這個環節未必可以說太多，我本來都想談及4個比較"落地"的政策，再談談我的意見，在今次的預算案當中是否足夠。如果我有機會再發言，或許我再陳述一下，對於預算案中的一些政策，我覺得創新科技署有何成效的問題。

港台是一個政府部門，又是公營機構，這其實代表政府擁有一支很好的"民情探熱針"，但政府卻因為不喜歡這支探熱針而逼迫它。港台為政府拍下真相，記錄人民與政府衝突的真象，但因為警隊不喜歡被人記錄，便把一個政府部門記錄的真相，看成是挑戰警權。

如果政府不重視社會脈搏，它的施政自然"堅離地"。政府施政一旦"堅離地"，便代表政府的腦袋空白一片，在它的心中沒有人民，只想着侍奉權貴。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自從2015年有親中人士進入其架構後，它的公信力每況愈下，其營運狀態亦一直面對低潮，但政府有否作出檢討呢？

政府即使花費大筆金錢，在《大公報》及《文匯報》頭版刊登全頁廣告，是否就可有幫政府把信息傳播給全香港市民呢？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其實，如果政府可以相信的士司機、導遊和領隊申領津貼所填報的工作紀錄，那麼失業人士自然也可以提供他們過往的工作紀錄，告訴政府他們需要江湖救急，希望獲得失業援助，以應付疫情下的需要，這有多大困難呢？我不是要跟局長討論設立全面失業保障機制，純粹是在江湖救急的情況下，政府可否再多做一點？

我暫且相信局長所說的理由成立，利用綜援機制，放寬門檻來幫助這些失業人士，並預視申請人數會上升。但是，這個上升會為部門帶來很大工作壓力，不要忘記，在今時今日的疫情下，各種困難都會存在。

從類別角度來說，相應用於社署的行政費，自然高於新增一個類別來處理失業人士江湖救急需要所耗用的行政費。

試問政府這種態度，如何解開當前的社會死結呢？

變成"林鄭"所說般，中聯辦對於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的日常事務，都可以提出意見和監督。

如果是這樣，香港如何能夠施行真正的"一國兩制"？如何能夠在《基本法》下兌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失去了這個基本概念，香港如何能夠為國家作出貢獻？

主席，今天的合併辯論是就着沒有修正案的42個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但由於總目眾多，我們只能選擇其中數個來討論。我一直很留心聆聽議員在討論不同議題時發表的意見，其中鄺俊宇議員發言後期提到幾句話，他說作為民選議員，有責任說出市民、老百姓的聲音，以及很多努力生存的香港人的普世價值。

很多香港人希望重拾數十年、一百年所建設得來的法治社會，香港是一個安全、和平、安寧、幸福的社會，一個真正享有言論自由、經濟自由的社會。但是今天，香港確實出現了"攬炒派"。

換言之，只要他們取得議會過半數議席，香港就會癱瘓，立法會亦不能開會，處理緊急醫療、公營醫療、公共教育、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等問題，更遑論我們提到的其他抗疫撥款。因此，他們由我當年認識的泛民主派，後來變成了反對派，甚麼事情也要反對，以至變成"攬炒派"。

明天是公眾假期，但很多市民說不敢乘港鐵出外，因為網上已有人說會放炸彈。這並非香港人認識的香港，這亦不是現時努力生存的香港市民想說的聲音，他們很希望議員說反對暴力。即使對政府有多麼不滿，我們要反對暴力，無論政府做得多麼差勁，在恐怖主義面前，我們願意不分政見，全力以赴，堵截恐怖主義的延伸，這是市民想聽到的說話，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要的是法治社會。

因為他們一直說新聞自由及言論自由，他們也要給我們一個平衡的表述，這些就是老百姓想我們說的話，老百姓就是聽到他們說了數小時，希望我們說回老百姓想說的話。因此，我認為無論是港台或是聯合國，它們要表達對香港的意見，可以表達，但要持平，最重要的是，要一併詢問那些受害人和家屬，有一些人已喪生，要一併詢問他們的家屬才能表達一個公平及持平的意見。

由2014年至2019年的騷亂案件，再加上有成千上萬宗酷刑聲請者案件積壓在法庭，我希望司法機構真的切實想想，必須增加資源及以開放思維吸納更多暫委法官，以處理這一大堆案件，因為香港社會正等待法庭給予一個終審判決，究竟法治的底線在哪裏？不要把如此重要的案件拖延5年這麼久，佔中的案件仍然在審理中，騷亂案件又正在排期，那些酷刑聲請者案件又在積壓。其實，公義的延遲就是剝奪公義，主席。我希望法院再次聽到，並切實考慮我們的建議，要設立一個專責法庭，最好便是學習英國當年的24小時審訊安排；而且談到司法機構撥款，不要只談加薪——關於加薪要求，其實我們很多時也會批准——不要只以加薪來吸納法官，因為吸納法官不單靠加薪，等於議員的薪金其實也不多......局長，加薪不能挽留人才，一定要有對香港的心，要公平及公正地審訊，維護法治。我很希望司法機構能真正落力吸納人手，不要採用如此被動和消極的方式。香港社會很痛苦，不能無限期地等一些重要判決，審來審去仍未有判決，無論結果如何，我認為由法院來審訊始終是處理我們社會紛爭最文明的方式。

不過，既然梁美芬議員"表演"了15分鐘，我當然要回應一下。我請"真攬炒派"聽清楚。

我不明白為何他們現在反過來指我們想"攬炒"。

過往，很少議員會在預算案辯論中提到法庭、司法機構，亦很少在立法機關的議事廳上公開批評法庭或談論法庭的運作等事宜。大家過往都相信香港是司法獨立，大家都有一種自覺，盡量不去干預法庭的運作。

作為民意代表，我們希望說出一些意見讓公眾深思，亦希望司法機構會考慮部分意見，收到我們表達的信息，有則改之。

稍後，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下我曾在財務委員會審核預算案的特別會議上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司法機構的答覆，好讓大家看看這些憂慮是否有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我問司法機構，究竟警方申請搜查令進入處所及查看手提電話——簡而言之，即是破門入屋——這些個案究竟有多少宗，司法機構表示未能提供。

就已進行的死因研訊——即已由病理學家研究死因的案件——我查詢病理學家未能確定死因的案件數字，司法機構都未能提供。我認為比較過分的一點，就是當我問到區域法院及最低級的裁判法院，每名裁判官及法官一年審理的案件數目時，司法機構居然亦未能提供。

這些數字是量度香港能否守得住法治的指標。所以，如果......

我想說的重點，就是我們作為立法者、負責審批這項撥款的立法機構成員，我們看不到法庭有為這些牽涉人權、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案件把關。這個正正是香港市民很擔心的地方。很簡單，如果這些......在"反送中"運動中，警方濫捕、濫告是人所共知的事，而且無日無之，每天都在發生。

法官會否下令作出調查呢？

我們所以會擔心，是因為看到全世界的專制政權、暴政、極權往往向法庭伸出無形之手，透過不同方式影響法庭的運作。本來在《基本法》下有三權分立的設定，但法庭是否不受干預、獨立運作呢？

所以，整個司法機構中，特別是處理政務的人員，他們是否有這種要守着法庭的自覺，使法庭不受專制政權干預和入侵呢？當然，我不會把結論推得很遠，說法庭已十分腐敗、極之偏頗、被利用等，我不會推到這麼遠，但如果我們連這種自覺也沒有......

大家過往神化了司法機構和法官的判決，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法官是有血有肉的人，司法機構是按法律制度運作。當這個制度跟民情出現巨大偏差時，市民是否仍然能夠循這個途徑爭取公義呢？如果市民再也不相信法律，並且對法庭感到越來越憂心，香港便會跌入一個更危險的境地。對司法機構而言，我們立法會的角色是審批預算案中提出的撥款要求，以及稍後批准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任命。在這個時間......在這個暴政打壓市民自由的大時代中，我認為我們應該問得更多。

我問司法機構在憲制下的角色，究竟是制衡抑或配合政府呢？很可惜，我以為律政司司長是所謂捍衞法治的第一人，但其實她是破壞法治的第一人。司法機構政務長如何回答這條問題呢？鄭若驊只是回答說："許議員，香港法庭沒有你所說的職能，沒有制衡政府的職能。

至於司法機構政務長，她則避開我的問題，沒有回答。

我希望大家可以藉着我的觀察，對預算案向司法機構的撥款和司法機構的運作有多一層深思和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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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剛才聽到梁美芬議員稱呼民主派議員為"攬炒派"。其實，"攬炒派"這個稱號或標籤，是保皇黨近日非常刻意地往我們頭上扣的一頂帽子。我相信，任何正常講道理的人，也不會喜歡"攬炒"的。

我曾向公眾和傳媒說過，就這次財政預算案，我會投反對票，但這是否便是"攬炒"呢？

道理很簡單，沒有批評和異見，便無法集合眾人的智慧，於是便必會有可能出錯，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獨裁者當然不想有異見聲音，但一個文明社會......為何邱吉爾說民主制度是個最壞的制度，但我們暫時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呢？原因在於權力會受到制衡，因此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

在這個環節，我們就42個沒有修正案的總目款項進行辯論，我想就香港電台的部分簡單說一說我的看法。

我認為這是現時整個新聞媒體，以至香港娛樂產業走向衰敗、式微的主因。特區政府在發牌制度上透過政治審查、政治審判，令電視、大氣電波或電台的發展也失卻了過去的自由度和自由創作的空間。所以，我的結論是，如果弄死了港台，只會進一步斷送香港的文化創意或傳媒工作的生態。至於有關標準是否"官字兩個口"，我認為無謂再作爭論。

就着警官會所一事，陳淑莊議員剛才的發言只是從行政或公共政策上作出評價，如果我站在建制派——我並非建制派——的角度評價，其實這個處理手法也是政治不正確的。警官會所是殖民遺風下的陋習，警隊怎可能擁有一個皇家俱樂部呢？這個皇家俱樂部在1997年前遺留下來，與其他紀律部隊的待遇不相稱，容許警官在那裏喝紅酒、看煙花、燒烤、玩草地滾球和打高爾夫球。在1997年後，政府完全沒有處理關於殖民地的問題，後來因為沙中綫要經過那地點，賠償金額便由3億元升至6億元。

主席，總的來說，如果我是財政司司長，老實說，我會收回這份財政預算案，因為我認為我所花的錢無法幫助現時的香港社會。

我當時表示有點無奈，但其實我是有些方向的，我希望羅致光局長會加以考慮。

主席，我相信你作為一名商人也會理解，香港現時面對的情況，就是上、中、下的階級也無以為生。

在過去20年，這是殺死香港本地中小企經濟，甚或地區經濟的原因。當中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在1990年代，1997年前，英國殖民政府要作最後收割，於是它不斷變賣我們的公共資產，導致社區裏大家都無以為生。

主席，這個問題不是行業"走法律罅"的問題，而是因為1990年代中到現在，香港政府只懂以新自由主義和新管理主義作為施政方針，所有經營空間都被發牌制度和註冊制度扼殺。所以，如果我是財政司司長，我會嘗試復興本地經濟。

簡化牌照申請制度，這一點張宇人議員經常掛在嘴邊，但重點不是減省牌照申請手續，而是改變整個施政的意識形態。主席，在預算案中，政府仍沿用舊有思維來考慮是否發牌。為甚麼媒體生態會死亡？

港台的情況也一樣，政府用行政來扼殺港台，結果香港的傳媒創意產業變成一潭死水。

所以，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官員好好準備，貧窮情況下的香港，才是他們將要面對的政治危機。

我想利用15分鐘的發言時間先討論總目155，再討論其他總目。總目155是關於創新科技署。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業界所倡議的"四大範疇深化創科落地發展"。在4個範疇中，首3個與此總目有關，至於另一個範疇，我會留待明天或之後辯論有修正案的總目時才談論。第一，是支援企業應用科技。

在四大範疇中，第三個是加大力度培育本地創科人才。

審計署今天發表了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四號報告書，其中一個篇章正正關乎僱員再培訓局。

有一間全球著名的網上培訓機構，其培訓課程均來自全球多間一流大學。他們表示，由於疫情關係，在本年內，只要政府部門——必須是政府部門，不能個人——與他們聯絡，有意為失業人士提供有關課程，該機構可以免費提供課程。學費本來可能動輒數千元甚或數千美元，因為是一流大學的課程。

很多外國政府已願意承擔。

不過，此事必須由政府促成，因為沒有理由要求商業機構承擔，而他們亦只相信政府。

在職培訓方面，我已提出意見多年。可惜的是，政府仍然沿用舊方法，說道已設有再培訓局和基金等，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早於去年8月，已有報道指美國有不同部門關注將電纜接駁至香港所構成的國家安全問題。

在1月時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已向當局提出質詢，當時官員的答覆是"一切如常"。我及後才發現，局方並沒有向該兩間美國公司或股東查詢，只詢問了承辦商，即正在挖掘海床敷設海底電纜的承辦商。

這個環節的辯論現已進行約4個半小時，我呼籲有意發言的委員，尤其是尚未發言的委員，盡早按下"要求發言"按鈕。當這個環節再進行約兩個小時後，我會請官員發言，然後結束這項辯論。

我多年來否決財政預算案，今年踏入第八年，我仍然會投票否決預算案。過去我們否決預算案時，沒有人用過"攬炒"這個詞語，但今次否決預算案，或之前否決防疫抗疫基金時，卻被指是"攬炒"，或置香港市民的死活於不顧。我們說得很清楚，過去否決預算案或提出許多修正案，都是為了向政府施壓，因為不論政府交出一個如何不濟的預算案，建制派縱使發言時罵得七情上面，最終還是要投票贊成的，那麼政府便沒有任何誘因或壓力要做得更好。

如果政府明知我們會否決預算案仍交出一份這樣的預算案，想"攬炒"的就是政府。

如果議員有興趣，可以提出一項議員議案進行辯論，我們屆時將可以詳細討論。現在的口水戰，我真的覺得十分無謂。我們的論述十分清楚，聽得懂、會接受的市民便會聆聽。就是說，如果保皇黨和林鄭月娥政府一直冥頑不靈，絕不回應五大訴求，還想把政敵置諸死地，那麼我們有死的決心，但他們也不能獨善其身，要同歸於盡，就是這麼簡單。主席，我回到"總目37―衞生署"。今天有議員也提出過，真的十分奇怪，這份預算案是在2月擬備的，對嗎，司長？然而，肺炎疫情在2月已經爆發，為何衞生署綱領2的預防疾病開支，即2020-2021年度預算的74億8,500萬元，可以較去年度的75億9,700萬元還少了1億1,200萬元，這是否匪夷所思？

這不是令人氣憤、令人費解嗎？衞生署的整體開支是不應該削減的，但我曾思考過是否應該削減衞生署署長的薪酬開支。但有人問，現在是抗疫期間，還要削減衞生署人員薪酬開支？

有記者問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應否在公開場合佩戴口罩，她竟然聲稱除非有病徵，一般來說在普通社交場合不需要佩戴口罩。不知道這是否特區政府受林鄭月娥早期的建議所影響，因為林鄭月娥曾說過，如果同事不需要戴口罩而戴上，即使戴上了也要脫下來。這是十分涼薄的說話。

談到佩戴口罩，我想說，我知道最近大家開始有點鬆懈，可能覺得自己附近沒有人便可以不戴口罩，或有議員覺得稍後將會發言，如不會影響鄰座同事便不戴口罩了。但我想指出，戴口罩不單是自我保護，其實亦有示範作用，是向公眾發放一個信息或信號，就是你想香港人繼續戴口罩，還是思考除下？我不是要冒犯主席，我知道主席整天戴上口罩，悶得很辛苦；他附近沒有人，即使噴口水，也不影響人，可以不戴。

主席，在過去一段時間，面對疫情及由去年年中一直進行的反修例社會運動，可以逐漸看到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和建制派將種種問題歸咎於抗爭者，指抗爭者提出"攬炒"之說，影響政府施政。但是，我想指出如社會人士給予特區政府的評分只得2分左右，給予特首的評分亦只屬個位數，究竟誰才真正在"攬炒"呢？答案是特區政府，因為它不聽民意，不理會整體社會對政府施政的看法，一意孤行。

是建制派和保皇黨，因為他們看見政府走上一條死路，卻仍推波助瀾，一直給予支持，令社會運動無法停息......